政務司司長就"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一A號及第七十二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主席，與修例風波有關的被捕人士自本年6月起累計高達數千人，當中部分人陸續被控相關罪行。上月4日一宗涉及5名被告人的案件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時，律政司檢控同意書被發現把其中一名被告人的姓名弄錯，以及控罪的中英文版不一致，因此控方需撤回全部被告人的控罪。律政司其後對他們重新作出檢控。

主席，現在出現這些"甩轆"事件，再加上檢控率低、排期長、檢控文件出錯，不但無助於止暴制亂，更令社會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可以散播違法也不需要負上責任的謬誤。主席，我舉一個例子......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這是否代表檢控人手不足夠應付這工作量？當局如何改善有關情況，並確保檢控程序公平，而且不會因為檢控文件出錯，而導致檢控程序出現問題？

主席，就11月20日香港理工大學事件，有242名被捕人士，法庭特別為此開了6個法院，下午2時已準備好，但律政司在晚上9時才提交文件，導致法庭在凌晨1時才完成工作，控方被法庭批評表現極不理想。

究竟是警方辦事的問題，導致控方文件準備不足，還是司長本身有問題？現時究竟是警方還是律政司作主？

許智峯議員，請發言。如果你不坐下，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司長當然有顏面，完全不答覆議員的質詢。我觀察到律政司的檢控工作很多時候不是基於證據，而是基於政治需要。以香港理工大學事件為例，警方拘捕242人後，立即帶他們到裁判法院上庭，因而出現未備齊文件的情況，也有人尚未錄取口供，根本沒可能有合理的定罪機會。法官除了指律政司的表現極不理想外，更指律政司浪費法庭的資源及律師的時間，控方還要當場道歉。所以，上述種種正正反映濫捕、濫告的情況極其嚴重，我警告司長，立即停止這些行為。我的補充質詢是，她會否責成律政司及其檢控人員，立即下令停止這些濫捕、濫告的行為？

主席，反修例風波至今已持續半年，其間激進分子不斷堵路、破壞設施及襲擊警務人員和市民，甚至有人死亡。他們攻擊的對象及範圍不斷擴大，所用武器的殺傷力亦與日俱增。有評論指出，亂局除了嚴重打擊香港的經濟和國際聲譽，亦令市民飽受動盪和社會撕裂的煎熬。市民為免受襲而噤聲，亦因擔心人身安全而不敢外出，言論自由和正常生活被剝奪。

主席，暴亂持續半年，很多市民皆責備政府整個團隊表現不濟及不團結，各部門和司局長皆各自為政，連回應亦蒼白無力。

面對這一重大事件，政府和律政司依然只是發出聲明譴責暴力，在表達立場後沒有採取其他跟進行動。近日，警方亦發現很多武力升級的證據，包括搜獲真槍實彈和汽油彈，顯示出暴力越走越偏激，甚至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現時，全港市民最希望見到政府有所作為，停止每星期在遊行集結後出現的極端暴力破壞行為。請問政府有何方法，踏實回應市民的深切期望呢？

旺角有多個十字路口，每天車來車往。

為此，行政長官曾在部門首長會議清楚要求所有部門須竭盡所能，以止暴制亂為己任。

顯而易見，這是不對題的，因為如果監援中心的工作到位，理應早已能夠止暴制亂。

司長可否承諾會成立包括司法當局代表的跨部門小組或統籌委員會，為香港人做實事呢？

主席，據報，香港中文大學及另兩間大學的實驗室於上月先後被激進示威者闖入，並有危險化學品被盜去。中大失竊的有毒及危險化學品包括17.5公升濃硫酸、2.5公升己烷，以及可供製造一萬個鏹水彈的80公升濃硝酸。倘若激進示威者在示威活動中使用以該等化學品製造的武器，警務人員及市民的生命安全會受極大威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是否知悉自本年6月至今，各大學失竊化學品的總數量，以及該等化學品可用作製造多少具殺傷力武器；二為何中大實驗室獲准儲存如此大量的危險化學品；現時有何法例規管各大學實驗室存放危險化學品事宜；政府會否要求各大學加強實驗室的保安措施，以免再有危險化學品失竊；及三針對示威者可能使用具強大殺傷力的化學武器的潛在威脅，政府如何保障前線警務人員及市民的安全？

但是，我擔心的是，大學近日受到很多無理指責及被污名化，甚至有人指控大學是兵工廠，而建制派議員更為要留難大學而抽起校園擴建的撥款。我想問，局長如何協助大學維護院校自主？鑒於下學期即將開學，當局如何讓大學能夠回復正常軌道呢？

主席，我想問，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說，"相關大學整理及點算被盜化學物品的工作尚在進行中，故此暫時未能提供有關數量。

然而，局長又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的第二段指出，"大學已經有既定的監察制度，確保在校園內貯存和使用危險品均符合有關條例的要求。大學的實驗室管理人員會按實際的教學和研究需要採購及貯存有關化學物品，並會嚴格遵守《條例》及其他有關的消防及安全規例。

此外，就製造炸彈方面的罰則等，可否做一些宣傳，警惕市民不要製造炸彈。

主席，今次事件中有很多老師和學生被拘捕，所以我們很擔心情況會蔓延至教育系統，而鑒於這些行為有很多人支持，我們亦不知道暴力情況將來會惡化到甚麼程度。

我只想補充一句，既然大學高層已用了很多心力維護學校的安全，為何仍要責備他們呢？所以，當局是否可以勸說社會上的人不要太苛責學校，特別是勸建制派不要再留難大學的擴建撥款，謝謝。

上月4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領導人會議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除印度以外的15個協定成員國結束全部文本談判及實質上所有市場准入談判，並將致力於確保明年簽署《協定》。政府曾於本年4月表示，會待談判完成後尋求香港加入《協定》。另外，有不少港商希望政府加強協助他們把生產基地遷移，以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尋求香港加入《協定》及推展對外經貿合作工作的最新進展；二政府會否加快擴展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網絡，特別是駐東盟國家和美國的辦事處，以強化對港商於海外的支援；及三鑒於內地當局正逐步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區，政府有何措施支援港商把生產基地遷往合作區？
主席，為協助港商及投資者開拓市場，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及投資樞紐的地位，香港政府一直積極推展對外經貿合作、致力與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並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事務，以進一步建立香港的全球經貿連繫網絡，促進港商在海外投資和拓展業務。就質詢的3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一《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的15個成員經濟體，即東南亞國家聯盟10國、澳洲、中國內地、日本、韓國和新西蘭，於今年11月4日宣布已完成《協定》的文本談判，並準備在2020年正式簽署協議。《協定》是當前泛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自貿協定。在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協定》談判能夠取得突破性成果，將會為自由開放貿易和區域合作帶來積極作用。香港一直致力推進區域經濟合作，而加入《協定》是其中重要一步。就此，特區政府已於去年開始向有關經濟體表達加入《協定》的意願，並得到正面回應。在今年11月《協定》的成員經濟體完成文本談判時，特區政府亦去信予各成員經濟體，重申香港希望加入《協定》的意願，並會繼續積極爭取成為《協定》簽署後第一批循開放准入條款加入《協定》的經濟體。在推展自貿協定的工作方面，香港至今已與20個經濟體簽訂8份自貿協定，最新一份是於今年3月與澳洲簽訂，該協定為本屆政府簽訂的第四份自貿協定。至於香港於2017年與東盟各國簽訂的自貿協定，亦已於今年6月起陸續生效。此外，香港與泰國剛於11月29日簽訂"加強兩地經濟關係諒解備忘錄"。在雙邊貿易合作方面，雙方同意拓展和深化對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承擔，並就香港與泰國的自貿協定談判展開探索性討論，以期於2021年前就談判訂立工作計劃。雙方亦將會檢視和提升於2005年簽署的投資協定。另外，我們亦正尋求與太平洋聯盟，即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和秘魯締結自貿協定，以及與英國探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方案，包括在英國脫歐後訂定自貿協定的可能性。在投資協定方面，香港至今已與30個海外經濟體簽訂了21份投資協定，包括最新一份於今年6月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簽訂的投資協定。我們並正分別與俄羅斯和土耳其進行談判。另外，我們亦透過在海外舉辦大型活動，推廣香港作為雙向環球投資及商業樞紐。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今年9月在美國洛杉磯舉行"邁向亞洲˙首選香港"活動，宣傳香港的優勢，吸引逾1,500人參加及安排了接近340場商貿配對會議。此外，貿發局將於來年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時尚潮流˙魅力香港"活動，推廣香港的產品和服務。貿發局亦會透過組織商貿考察團及進軍電子商貿市場等，協助港商建立人脈和銷售網絡，以及尋找投資夥伴。二政府一直積極拓展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網絡，以加強香港的對外貿易聯繫及交流。

現時美國的經貿辦網絡充分涵蓋美國所有不同州份，其中駐三藩市經貿辦及駐紐約經貿辦分別負責拓展香港在美國西邊及東邊的經貿關係，而駐華盛頓經貿辦則負責與美國政界的聯繫工作。至於東盟方面，鑒於香港與東盟的商貿關係日益頻繁及東盟的發展潛力，特區政府在海外最新成立的兩個經貿辦均設於東盟國家，即2016年成立的駐印尼雅加達經貿辦和於本年2月成立的駐泰國曼谷經貿辦。在東盟設有3個經貿辦會大大加強香港與東盟地區的經貿聯繫。為了鞏固及提升香港在貿易夥伴間的地位，以及進一步開拓新商機，特區政府會繼續開設經貿辦。我們正為駐迪拜經貿辦進行籌備工作，並預計將於明年年初投入運作，成為本屆政府第二個新設立的經貿辦，亦是特區政府在中東區內第一個經貿辦，為香港在中東地區進一步擴展代表網絡和提升香港在區內的知名度，帶來新的商機。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探討在不同國家設立經貿辦的可行性，以進一步強化香港在全球的經貿網絡。現有的13個經貿辦亦會繼續其推廣工作，增強香港的對外經貿關係，並繼續與當地商界和商會組織保持密切聯繫，介紹香港各方面的最新發展和優勢，鼓勵他們到香港營商及投資，為港商提供更多海外支援。三特區政府非常重視"一帶一路"建設工作，行政長官在今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明確表示會致力把握"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為香港企業和專業服務拓展更大的市場，包括支持香港企業於國家在海外建設的經貿合作區開拓業務。

此外，在上文第一部分提及香港與泰國簽訂的"加強兩地經濟關係諒解備忘錄"中，泰國政府會研究為有意在泰國投資的香港企業提供及延伸相關便利措施，包括稅務優惠、非稅務便利、有關投資機會的最新信息、市場資訊，以及為企業及項目提供實務支援；及促進重點合作區配對：商經局會與國家商務部將試點選取2至3個有興趣赴合作區發展的香港行業，配合2至3個尤其位於東盟的重點合作區，深度分析當地市場發展及產業需求，協助產業配對合作。

尤其是在現時面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情況下，如港商有意將生產線遷離中國大陸，轉移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會否考慮設立基金或提供支援貸款，協助港商將生產線從中國大陸遷移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因大家都知道，遷移工廠需要大量資金。
多謝議員的補充質詢。首先，我們留意到在過去數年，國家在"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設立了很多經貿合作區，包括在一些港商比較熟識的市場如東盟市場設立的經貿合作區。我們認為香港企業如能進駐這些經貿合作區，將有利它們把握"一帶一路"的商機，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至於如何幫助香港企業進駐這些園區，我們會循數個方面進行。在上月21日，商經局和商務部在內地與香港"一帶一路"建設合作專責小組會議上，曾就如何協助香港企業進駐這些園區進行討論。具體措施可分為4個方向，主體答覆已提及當中一部分，包括第一，從認知方面入手。

第二，在促進配對方面，這些合作園區有很多......

就進駐園區方面，很多企業都會視乎有否提供優惠或稅務優惠，我們會就此向有關經濟體的政府反映，有意進駐的香港企業的所得待遇，希望能與其他企業包括內地企業看齊。

主席，自中美爆發貿易戰以來，越來越多港商有意在東盟地區開設廠房。雖然政府不斷增加資助額，推出"撐企業、紓民困"的措施，又擴大BUD專項基金的資助範圍以涵蓋東盟國家，以及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增設新的信貸擔保產品，推出九成信貸擔保，但中小企的人力和財力均非常有限，難以單獨在海外設廠。

我想問政府除要求及爭取東盟國家向港商提供稅務優惠外，會否考慮直接承租東盟國家已建成工業園的廠房，然後再將之分拆並以優惠價出租予香港的中小企使用？

同時，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的很重要一點，是就工業園區或經貿合作區與香港產業作出配對。我們現正嘗試透過貿發局或其他商會，挑選一些特別有興趣參與或進駐合作區的產業，將之與2至3個或較小量的合作區配對。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會持開放態度，並在上述專責小組平台繼續進行討論。
主席，我剛才好像聽到會在國內或海外的現有物流園或工業園區，劃出一幅土地供香港企業使用，但我想問香港政府會否直接投資興建這類工業園或物流園？

主席，香港市民出行九成都是依靠公共交通服務，使用人次每天達1,200萬之多。過去6個月持續的公眾活動，令多項道路設施及陸路交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使公共交通服務大受影響，市民出行嚴重受阻。

在此，我再次呼籲所有人士，不論你的政見或對事件的看法如何，都絕不應該破壞公共交通工具及道路交通設施，要珍惜香港，讓社會回復平靜安穩。就易志明議員質詢的各個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根據警方的資料，警方是以舉報個案的性質作分類，以備存舉報個案。簡單而言，對道路交通設施進行破壞屬刑事毀壞的舉報，而警方並沒有就受破壞的物件或設施的類型作分類統計。因此，我們未能提供質詢所查詢的詳細數字。然而，根據運輸署向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所了解，自2019年6月至11月底，約有420輛專營巴士及7輛電車在近月的公眾活動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包括被燒毀、被塗污、車身玻璃窗被打破或損毀，以及車胎被放氣等。至於小巴、的士及非專營巴士，據相關服務的主要營辦商向運輸署提供的粗略估算，有合共超過100輛車輛受到破壞。二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務基本上是由相關服務營辦商按商業原則營運，維修及購置車輛等屬日常營運範疇，應由服務營辦商或車主自行負責。在現階段，我們暫無計劃設立特別基金予受影響的車主維修或購置車輛。然而，我們理解公共運輸業界的營運因近月社會活動而受到嚴重影響。就此，財政司司長先後於本年8月15日及10月22日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協助運輸業界應對當前的社會和經濟環境所帶來的壓力，當中包括：第一，由2019年12月30日開始，豁免已登記商用車輛的牌照費和驗車費用、簽發或續發合資格車輛客運營業證費用及證明書費用，為期12個月。第二，政府將會向運輸業提供為期6個月的燃料補貼或一筆過補貼。

政府亦會向5間專營巴士公司及電車公司，分別發還三分之一的實際燃料支出及三分之一的實際電費支出，為期6個月。此外，每輛持牌非專營巴士及貨車將獲提供5,000元的一次性非實報實銷補貼。運輸署現正為有關安排擬定具體細節。我們計劃在2020年年初就計劃的細節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並按既定機制申請撥款批准。第三，向地政總署轄下用作公眾收費停車場的政府土地短期租約租戶，以及政府產業署轄下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公眾收費停車場租戶或營運者提供50%的租金寬減，為期6個月，由2019年10月1日起生效。相關營運商若能把有關寬減與停車場使用者分享，將會令運輸業界及普通車主從中受惠。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公共交通服務業界的營運情況，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考慮再推出進一步措施協助整個運輸業界。三在泊車位方面，基於主要公共交通工具的營運特質和需要，有關車輛的泊車位配置安排與一般商用車輛及私家車有所不同。以專營巴士而言，現時專營巴士的泊位主要設置於各區的巴士車廠及巴士總站。而為配合相關公共交通服務的營運需要及善用有限的土地資源，政府亦容許專營巴士及公共小巴在夜間停泊在指定的公共交通交匯處及公共小巴站。至於的士，基於其營運模式，通常全日在路上行駛，其泊車需求主要屬短時間停留，因此，運輸署一直以來均沒有為的士的泊車位作特定規劃。事實上，若的士車主或司機有較長時間的泊車需要，可選擇停泊在一般的私家車泊車位。運輸署轄下的政府多層停車場亦有提供的士泊位，並以優惠價售賣月票予的士車主或司機。

由於香港土地資源的情況，以及上述的政策措施，政府現階段未有計劃額外增設臨時停車場專供公共服務車輛停泊，但會密切留意公共服務車輛的泊車需求。
主席，局長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地方，當中有兩句說話令我非常反感。他說："維修及購置車輛等屬日常營運範疇，應由服務營辦商或車主自行負責。

主席，我非常理解易議員的關心，也明白公共服務營辦商被燒毀車輛後的感受和焦急。

此外，銀行業界也有既定的風險管理制度，處理車輛貸款的申請。

主席，近數月，我們看到入境旅客大幅下跌，人數已下跌三四成，而入境團的跌幅更大，達到七八成。

我想問政府，會否考慮在這段時間向旅遊巴經營者提供一些政府空置土地，讓他們停泊旅遊巴，當旅遊業恢復後，才收回這些空置土地，使旅遊巴經營者得到紓緩呢？

我們明白業界所面對的困難，所以我們基本上樂意提供協助。

我希望在此向大家指出，運輸署一直非常留意香港泊車位需求嚴峻的問題，亦透過"一地多用"的原則，在路旁、交通不太繁忙的地方劃設夜間泊車位，並規定短期租約停車場的營辦商，預留一定數目的停車位予商用車輛停泊。我們希望透過推行各項措施，可以為業界提供一些紓緩。關於短期的安排，我相信要特事特辦，如果大家發現有甚麼閒置土地可以作有關用途，我們可以在會後再作討論。
主席，長達半年的社會暴亂，嚴重影響到市民的出行和安全。

因為不同車主或營辦商購置保險的內容不盡相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相信有關的車主或營辦商會向相關的保險公司，了解他們購買的保險合約是否有賠償機制。當然，我知道日後的保險安排與保費是有關連性的，保費與某個行業或某個車種的意外賠償率很多時候有關連。

我相信任何營辦商也受到社會事件影響，不論商界或零售、餐飲和旅遊業界都面對同樣的困難，這是我們要共同處理的問題。我們稍後會與財政司司長就實際情況進行溝通，如果有進一步的處理方案，我們會一併考慮相關的情況，然後再作出深入的研究和應對。

這個是按揭保證基金所推出的產品。我也親自向該基金查詢有關適用範圍，它回答我要是初創企業。

剛才易議員所說有關中小企的貸款計劃，如果我沒有理解錯，是指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早前及現時仍然提供的貸款計劃。

自今年6月爆發反修例風波以來，訪港旅客人數急降，旅遊業受重創。

主席，旅遊業是香港經濟重要的一環，2018年僱用約26萬人，佔本地生產總值4.5%。近日持續的社會事件，旅遊業首當其衝，是最受打擊的行業之一。訪港旅客人數由7月起開始顯著下跌。其間，約40個國家就訪港旅遊發出旅遊提示，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旅遊及相關行業均受到嚴重打擊。政府一直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並與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旅遊業議會及業界等保持密切聯繫，因應社會事件對旅遊業造成的影響推出多輪措施，紓緩業界的經營壓力。政府並會繼續支持旅發局在海外及內地市場的推廣工作，令旅客重拾來港旅遊的信心。就姚思榮議員所提的質詢，現答覆如下：一及二按旅發局原本的工作計劃，2019-2020年度的總推廣預算約為4億3,300萬元，當中約1億6,900萬元會用於客源市場的推廣。整體客源市場推廣資源中，77%會投放至非內地市場，投放到內地市場的推廣資源佔23%。另外，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向旅發局提供額外撥款約3億2,600萬元，加強宣傳香港。近月的示威衝突令香港的旅遊形象嚴重受損，訪港旅客人數下跌，旅發局因應情況，已暫緩下半年內地及海外的大型推廣工作，並經慎重考慮下取消了包括香港龍舟嘉年華、香港單車節及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等大型活動。按最新預算，本財政年度旅發局整體開支將因而較原先預算減少了約2億元。旅發局現正積極籌備短期至長期的推廣計劃，將適時陸續推出，並會善用資源，重新調撥節省了的開支。其中，針對性項目包括：―陸續在國際短途客源市場展開推廣計劃。旅發局計劃設立平台結集全城優惠，旅客及港人均可享用，希望藉計劃推動消費，亦由香港人出發，帶動海外親友及其他熱愛香港的旅客訪港，令本地的旅行社、酒店、景點、餐飲業、零售業等都可以從中受惠。―加強推廣多項大型活動或增強節目內容，包括為農曆年舉辦的新春國際匯演注入更多新元素，以及在海外加強宣傳明年4月舉行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等。―為支援業界，旅發局已推出了一系列支援及鼓勵措施，包括：i由10月1日起至明年3月31日，豁免業界參與旅發局在內地及海外舉辦的展銷會及業務洽談會的費用；及由10月1日至明年9月30日，免收"優質旅遊服務"計劃下所有逾8,000間商鋪1年的續證費用，而新申請加入計劃的商鋪，申請費用亦會減半。此外，政府聯同旅發局和旅議會推出"旅行社鼓勵計劃"，按旅行社接待的入境及出境過夜旅客數量，向有關旅行社提供現金鼓勵。自計劃於11月18日推出以來，旅發局和旅議會先後於11月底至12月初為業界舉行了4次簡介會，協助他們掌握申請手續。截至11月30日，旅發局和旅議會已收到約100間旅行社的申請，涉及近15,000名旅客，當中包括旅發局收到的56間旅行社申請，涉及入境旅客共10,890名。總體來說，業界反應良好。我們會與旅發局、旅議會和業界等保持緊密溝通，密切監察計劃的推行情況，並按需要考慮優化措施。三旅發局近年先後在中環及深水埗推出了兩個地區推廣項目，獲得業界和旅客正面評價。配合中上環及深水埗地區的新景點及新元素，旅發局會持續更新"舊城中環"及"深水埗"兩個項目，向旅客推廣，亦歡迎市民遊覽。此外，由旅遊事務署以3年先導計劃形式，於鹽田梓舉辦集多方面旅遊元素於一身的新活動"鹽田梓藝術節2019"，已於本年11月30日開幕。本地藝術家及年輕人與鹽田梓村民共同創作，將鹽田梓塑造成一所"開放式的博物館"，透過裝置藝術表達島上既充滿天主教特色又饒富傳統的客家文化，以及優美的自然生態面貌。藝術節期間亦舉辦導賞團及多項與鹽田梓歷史、文化、生態、宗教等有關的活動，歡迎旅客和市民前往參觀遊覽，感受不一樣的香港。旅發局正積極協助向旅客推廣"鹽田梓藝術節2019"，包括透過旅發局網頁、旅客諮詢中心、社交平台等不同渠道發放鹽田梓藝術節的信息，並會安排合適的海外媒體報道採訪鹽田梓，以吸引旅客參加。此外，在"鹽田梓藝術節2019"期間，旅發局在西貢海濱公園設置了展覽，讓遊人進一步認識西貢區的旅遊景點及優美景致。未來，旅發局會繼續加強本地深度遊的開發工作，而在策劃地區推廣項目時，旅發局會考慮不同地區的旅遊資源，並與地區持份者充分溝通，再決定項目的詳情。
主席，半年來，修例風波已嚴重影響旅遊業及相關行業。雖然政府已推出不同的資助計劃，但只是杯水車薪。我們估計，如果聖誕節和春節兩個旅遊旺季過去後，市面仍未回復平靜的話，旅遊業及相關行業難免會出現倒閉潮。因此，我想問局長，未來會否繼續推出更多支援計劃，包括推出消費券？

我問局長會否考慮推出消費券，他卻沒有直接回答我這個問題。

我們聽到業界及議員的聲音，我們會積極考慮和研究。
主席，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事件和社會混亂真的是嚇走了所有遊客。我們的酒店入住率只剩六成，訪港旅客——不論是國際遊客或內地遊客——亦急跌，更悽慘的是，香港好客及開放的國際形象受到極嚴重打擊，前線導遊、領隊、飲食及酒店業全部工友均手停口停，形勢非常嚴峻。

其實，就省下來的2億元，我們工聯會一直有一項建議，就是從這2億元中撥出一部分，例如一半，即1億元，用作推出"香港人遊香港"計劃，以每人每天200元資助額計算，便可有50萬人次受惠......

多謝陸議員。我非常同意剛才陸議員的意見，持續的社會事件其實令很多行業，尤其是旅遊業前線的導遊、領隊及一眾"打工仔"，還有基層市民，受到相當大的影響，他們真的是手停口停。

主席，大家當然都知道近半年的社會事件及暴力行為令旅遊業首當其衝，受極大的影響。

多謝謝議員。

《2019年漁業保護條例草案》。

主席，我動議二讀《2019年漁業保護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針對直至2012年6月14日完結前一直用於捕魚、但在2012年6月15日未領有由海事處發出有效運作牌照的漁船，允許其船東重新遞交登記申請，並授權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在有限範圍內行使酌情權，考慮有關的申請個案。立法會於2012年修訂了《漁業保護條例》，當中包括引入了新的登記制度，規定所有漁船須向漁護署登記，方可在香港水域作業。登記的其中一個條件，是漁船在2012年6月15日必須領有由海事處發出有效的運作牌照。在登記限期內，共約有4,500艘漁船獲登記。在遭拒絕登記申請的494宗個案中，319宗被拒的理由是有關漁船並不符合上述的運作牌照規定。這些被拒個案，部分有可能是基於一些合理的原因，而非因漁民本身的過失或疏忽導致不符合規定，例如一些正在維修而未獲海事處檢查的漁船，在2012年6月15日當日便不可能領有有效的運作牌照。然而，現時的《條例》並沒有賦予漁護署署長酌情權處理該些個案。基於上述背景，我們建議修訂法例，讓漁護署署長酌情考慮這些個案。此外，有漁船船東可能以為根據現行規定，其漁船因未領有在2012年6月15日有效的運作牌照而不可能向漁護署登記在本港捕魚作業，而已把漁船出售或棄置。因此，我們建議賦予漁護署署長酌情權考慮這些申請，發出臨時批准，給予合資格船東在指定時限內為一艘漁船登記的權利。除了實施本地漁船登記制度外，我們自2012年12月31日起禁止在本港拖網捕魚。因應禁拖措施，《條例》訂明前拖網漁船的船東可申請合資格登記證明書，用作登記一艘非拖網漁船。申請證明書的其中一項條件是前拖網漁船必須在2012年6月15日已領有有效運作牌照。與涉及本地漁船的情況相若，漁護署署長在《條例》下亦無酌情權，向在當日未領有有效運作牌照的前拖網漁船發出證明書。就此，《條例草案》建議訂定條文，考慮向在2012年6月15日並未領有有效運作牌照的前拖網漁船發出證明書。我們已於2019年2月12日，就建議諮詢了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並得到事務委員會的支持。業界對我們的建議亦表示支持。我們估計在法例修訂後只會有少數漁船申請恢復登記，因此不會大幅增加本地捕撈活動。在《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後，我們會公布登記計劃的安排，讓有意申請者和漁民團體知悉，並強調只有在2012年6月15日未領有有效運作牌照的漁船才合資格申請。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兩項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條動議解除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的議案。第一項議案：黃定光議員就解除陳淑莊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動議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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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黃定光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主席，鑒於陳淑莊議員於2019年4月9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域法院刑事案件2017年第480號，被判犯有兩項刑事罪行，包括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並於2019年6月10日被區域法院判處監禁。兩項罪行的定罪日期為2019年4月9日，各判監禁8個月，同期執行，緩刑2年。主席，由於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六項規定，立法會議員如被判監1個月以上，並經過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可動議解除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的議案。因此，我提出有關議案。主席，2013年7月1日在遮打花園舉行的公眾集會的影片顯示，戴耀廷稱當年1月已撰文建議用"公民抗命"方式得到"真普選"，並邀請陳健民及朱耀明一起發動佔中行動。至於陳淑莊議員則一起帶領叫口號："佔領中環，蓄勢待發。拉就拉我，我為自己負責"，並指參與"公民抗命佔中"會負上刑責，她會自首及不抗辯。2014年9月27日，示威者進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後，當時在金鐘添華道剃光頭髮的陳淑莊議員一直在"大台"上，用揚聲器呼籲及主持大局，除了叫喊口號"迫爆添美道"及"迫爆金鐘"外，並着示威者"用手機、電話、上網，用腳跑去告訴朋友知道也可"。她又叫示威者帶備物資，包括退熱貼、雨衣、洗眼用的藥用鹽水、已充電的外置充電器及口罩等，並向大會提供中英文全名、身份證號碼及緊急聯絡人電話號碼等資料，以便提供法律援助。有示威者上台煽動民眾"叫多些朋友出來"，又叫喊"爭取民主，誓不罷休、公民抗命，誓不低頭"等口號。2014年9月27日晚上，台上直指時任特首梁振英"龜縮"，要求警方釋放所有被捕學生。九名被告包括參與者陳淑莊議員，各人合共面對6項控罪，包括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等。主席，立法會議員享有一定的憲制權力，包括立法的權力及相對的豁免刑事檢控權。因此，公眾絕對有權期望立法會議員能達到某些基本的要求，包括尊重法治及遵守香港法例。因此，未能符合這些要求的議員，應被免職。立法會作為制定法律的機構，陳淑莊議員作為立法會議員卻知法犯法、無視法治，嚴重影響立法會的尊嚴和誠信。

更嚴重的是，根據判詞，陳淑莊議員煽惑在添華道上的人"迫爆金鐘"，其後再呼籲人群"迫爆中環"，她希望在添華道的公眾集結是大規模的，藉此影響金鐘及中環一帶的重要商業區。正如判詞所指，陳淑莊議員的行為已超越《基本法》保障的和平示威權利、超越法律保障，而我更認為這反映了她的惡劣意圖，就是增加警方拘捕的成本，令違法佔領可無限期持續。試問這樣一個觸犯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的人，還有何資格作為立法會議員呢？因此，為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和誠信，充分體現立法會對法治的重視及堅持，並向社會大眾發出有關的清晰信息，我呼籲議員支持我提出的議案。

主席，我現就黃定光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條動議本會解除陳淑莊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的議案發言。我是一個與人為善的人，一般而言，基於禮貌，我都會在發言時感謝提出議案的議員，但對於今天這項議案，恕我不敢苟同，因此難以向黃定光議員的惺惺作態表示答謝。陳淑莊議員因被裁定在雨傘運動中干犯"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而判監8個月，緩刑兩年。沒錯，根據《議事規則》，立法會議員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內或區外被判刑事罪名成立而被判監1個月以上，若經立法會三分之二出席會議的議員通過有關動議，便可解除其立法會議員職務。既然陳淑莊議員被判刑，他們便會認為是機不可失，可乘機打擊民主派，藉解除陳淑莊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向"中環"或"西環"獻媚。然而，我認為建制派此舉是錯判形勢。即使經歷了半年的"反送中"逆權運動及在區議會選舉中的歷史性崩盤落敗後，他們仍未有好好掌握民情，仍然錯判民意脈搏。究竟建制派從歷史中汲取了甚麼教訓呢？

"本港現時的局勢十分緊張，而香港的民意十分清晰，就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他們作為建制派成員，非但不嘗試遊說政府為社會減壓，竟還着手除去立法會的民意代表。

可是，陳淑莊議員及同案其他被判刑的另外8人，從來沒有否認曾犯法。自提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一刻開始，他們早已表明了違法達義的理念。他們並非首次作出闡釋，他們一直表示，犯法和犯罪是兩個不同概念，人之所以要犯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無法透過合法途徑獲得世界的公平對待，所以才會出現"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的"的立法會塗鴉。正如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教授所言："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如果連散播希望、連爭取民主、連喚醒香港人也要被取消議席的話，則恐怕立法會以至整個香港社會已經病入膏肓了。我認為，我們和在過去半年內被捕的6,000多位甘願犧牲自己前途、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以武抗暴的手足一樣，寧可犧牲自己以成就義舉。是政府屢次違法違憲惹怒市民，才招致他們迫不得已的反抗。試問這個政府又有何資格批評市民以他們的方法來對抗惡政呢？我認為，與其大費周章"DQ"陳淑莊議員，建制派何不認真思考一下，從雨傘運動至反修例運動，為何政府一再與香港人disconnect？自5年前的雨傘運動始，人大八三一規限行政長官選舉須經嚴格"篩選"、取消立法會議員的議員資格和參選人的參選資格、推行國歌法等，均全屬施政失誤和資源錯配。直至今年提出就《逃犯條例》作出修訂，把累積的民憤推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謝謝主席提醒。我想補充的是，坐在會議廳內的建制派議員，大多是把收成期看得比天還要大的一群。

就較早前的區議會選舉，香港人已不斷互相提醒，爭取議席只是其中一種抗爭手法，終極目標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議席從來不在"五大訴求"範圍之內。議會是民主派的其中一個陣地，就這項議案有關解除議員職務的要求，我深信不僅民主派議員會努力捍衞有關議員的議席，在現今講求裏應外合的公民社會，民間力量也可以幫忙捍衞我們監察政府的議席。民主運動不會一步登天，雨傘運動距今已5年，不少為香港民主奮鬥的志士仍然身陷牢獄。面對這個有權用盡的暴政，陳淑莊議員和168名香港人手足必定會一起堅持到底。修例風波令政府焦頭爛額，因此在早前推出一系列"珍惜香港這個家"的廣告，我們明白其背後用意，是想作出軟性攻勢，緩和修例風波導致的緊張氣氛......
邵家臻議員，我再次提醒你，這項由黃定光議員動議的議案旨在解除陳淑莊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事緣陳淑莊議員早前被區域法院裁定罪成，與過去數月發生的事件並無特別關係。

主席，我的總結是，建制派在政府尚未處理好當前的社會問題前動議解除陳淑莊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顯然是唯恐天下不亂，居心叵測，結果只會火上加油，令社會進一步撕裂。其實，香港人的訴求清楚不過，從雨傘運動時的"我要真普選"至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實在明確非常，但現時建制派和政府不但罔顧香港人清晰的民意，還要利用政治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地"加辣"，對付陳淑莊議員和香港人，我對此甚感失望。建制派議員沒有從區議會選舉大敗中汲取教訓，還選擇公然與民為敵，歷史會好好教訓他們的。

主席，我發言反對動議解除陳淑莊議員立法會議員職務的議案。眾所周知，2014年雨傘運動基本上是源於全港支持民主的市民，均對當時人大常委會作出的八三一"落閘"決定極感憤慨。

根據一項民間統計，參與雨傘運動的市民數目高達100萬人。這100萬人雖在不同時間、不同崗位、不同地點投入運動之中，但事實上他們已清晰表達了其民主訴求。大家都知道79天的佔中運動，並非個別議員、陳淑莊議員或任何一位本會議員可憑一己力量推動，而是全港民意的匯集。在這情況下，將所有責任加諸個別人士身上，並不公平。有市民曾向我表達，若要解除議員職務，應該先解除那些反對民主的議員的職務。

主席，要解除某一議員的職務，是一項相當嚴重和嚴肅的決定，我們不能隨便在這議事廳通過一些有違全港市民清晰意願的建議。主席應也知道，今天的立法會並非完全能真正表達民意的場所，有半數立法會議員循功能界別選出，他們當中有很多並不需要面對廣大群眾。香港有否落實民主制度，對他們來說不單不重要，甚至可說是沒有則更好，可讓功能界別選舉制度得以千秋萬世一直延續下去。

我本人對於以這個理由解除陳淑莊議員的議員職務，表示極大保留。我希望今天身處議事廳的所有議員均能撫心自問：這決定是否一個負責任的決定，有否拂逆民意？

所以，希望議員在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能看一看今天發生的"反送中"運動，這正是5年前雨傘運動的延續。有人以為雨傘運動的終結，會令香港人感到沮喪、失望，放棄他們的普選訴求。

在這個大環境下，當全世界均在注視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時，我們絕對沒有任何理由基於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原因，而解除一位議員的職務。

我們今天眼前要處理的議案，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條動議解除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這是非常嚴肅且影響深遠的議案，以往我們在立法會討論很多無約束力議案，即使是有約束力，可能也是屬於法案或撥款的議案。

我先針對這項議案發言，即關於解除陳淑莊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我認為程序上是不公義亦無必要，這是一項具有凌駕性及漠視民意的議案，如果通過這項議案，只會為現時的緊張局勢火上加油，對立法會而言亦百害而無一利。當然，有人覺得民主派議員是他的眼中釘，亦可能有建制派議員或官員伺機除之而後快。邵家臻議員剛才發言時提到，他明白建制派議員想藉此機會剷除民主派議員，但我其實不太明白，我不太明白當中的timing，為何他們會在這個時候提出這項議案？其實陳淑莊議員是在去年4月被裁定有罪，及至6月被判刑，最後被判刑8個月，緩刑2年。最初有江湖傳聞指，反正這項議案也只是程序而已，不會有足夠的票數通過，倒不如不要提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無謂令整個立法會內部、行政立法或社會關係更趨緊張。我們可以花數個小時進行辯論後投票否決議案，但我們不能當作沒有事發生過，中間的過程會對議會、政府及社會之間帶來衝擊。

根據《議事規則》第412條，"議員不得以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可能對案件有妨害的方式，提述尚待法庭判決的案件"。

今天，我為何支持黃定光議員提出的議案，解除陳淑莊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呢？

他們強調仇恨、暴力，甚至戰爭，在長達半年多並且不斷升級的違法暴力後，香港不單失去法治、包容和守法精神，連最基本的人身安全、財產保障和發表不同意見的自由，以至乘坐鐵路、通過隧道、逛街吃飯和購物等的自由和權利均已失去。每位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均曾經宣誓擁護《基本法》及遵守法律。其實，即使是普通市民，也應該奉公守法，遑論身為立法者的立法會議員呢？陳淑莊議員不單參與違法佔中，更煽惑他人一同參與違法活動，煽惑他人再煽惑更多人違法，牽頭破壞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打開滿載暴力和仇恨的盒子，有份造成香港今時今日的局面。主席，基於以上種種理由，我支持本會通過這項議案，解除有關被定罪議員的職務。主席，我謹此陳辭。

事實上，為何要解除陳淑莊議員的職務，相信大家也清楚，之前他們發起佔領中環的運動，便是令香港分裂的第一個分水嶺，是毀壞香港整個社會和諧的分水嶺。在佔中之前，其實我們已多番向社會指出，佔中會分裂整個社會，但他們當年卻標榜所謂的違法達義。按照他們的理解，便是他們透過抗爭和犯法，以身試法，從而喚醒其他人，而違法者是不會抗辯的。

吃飯要找數，犯法要坐牢，本來是天經地義的，更何況他們明知犯法而故意犯法。事實上，法庭已經對陳淑莊議員的罪行作出裁決，並判下刑期，無論她是被判監禁或緩刑，她這兩項罪也是成立的，而且真的已經被判刑，有刑事案底。今天，我為何支持黃定光議員提出的議案，解除陳淑莊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職務呢？請大家看一看陳淑莊議員的兩項判罪，分別是"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即是一項是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另一項是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